主席，近日一名青衣長康邨康美樓住客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當局懷疑有關原因是其單位內坐廁喉管沒有密封，因此安排該樓宇內約一百名住客暫住檢疫中心。

第二項急切質詢。

在有關住戶遷回單位前，食物環境衞生署及房屋署同事，已對每個單位進行徹底消毒及清潔，以及在每個樓層的公眾地方，進行深度清潔及消毒工作。

很可惜，政府繼續不作為、無能、"講廢話"。

郭家麒議員，你正在發表議論，而非提出補充質詢。
市民要求封關，政府不同意；所謂的"強制隔離"，規定模糊不清，變成形同虛設的"自願隔離"；要幫助的市民，包括前線醫護人員、基層市民、長者、"劏房戶"，他們連口罩都沒有，得不到適當幫助。現在全城震怒，天怒人怨，連有些高官也說，現時最大的問題是市民對政府一點信任也沒有。我想問司長，怎樣從湖北省撤僑？上月底，20多個國家已經開始撤僑，但香港人等到現在仍未能離去。

還有，局長呼籲市民不要到人多的地方聚集，但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卻與數十人聚餐。他們沒有戴口罩、"攬頭攬頸"，在房間內"唱K"、"煲煙"。

主席，最近一些市民指出，在現時的疫情下，除了擔心病死外，還要擔心餓死。持續了超過半年的社會動亂，已經令本港經濟嚴重內傷，加上疫情的影響，可謂雪上加霜。香港市民即使不至於哀鴻遍野，亦已經人心惶惶。大部分僱員，尤其是基層工人要面對減薪、沒有佣金、放無薪假，甚至裁員、失業的威脅，生活日益困難。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有否準備因應疫情造成的影響開倉救貧。我要求政府在財政預算案公布"派錢"，最少每人1萬元，我相信這是現時社會最大的共識。政府會否因應這共識"派錢"救濟市民，幫助他們解決燃眉之急？

主席，有關滯留在湖北的香港人，當我們接到求助個案時，已即時向他們提供協助。

我早前亦提到，我們在計劃此事時，須考慮現時在湖北的港人人數，以及他們分散在不同的城市，我們會視乎香港的檢疫設施數目而作出安排。此外，湖北屬疫情爆發的地區，當地政府正在控制疫情，所以我們會就有關安排與內地政府商討。

當地已實施疫症控制，每個區域實行封閉管理。

主席，這次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除了重挫本港經濟活動外，亦大大影響內地和香港的交往。香港的金融市場雖然有點波動，幸好沒有出現恐懼性拋售。不過，由於本港不少上市公司的業務和子公司都在內地，因為疫情關係，核數師和會計師無法回到內地查核帳目，令不少上市公司或未能按《上市規則》於下月依時提交年報。雖然香港交易所有專責小組協助上市公司解決問題，但由於這問題涉及不少上市公司，而且疫情至今仍未完全受控，我想問政府會否責成港交所認真考慮，讓涉及內地公司或在內地有業務的上市公司延遲一段時間公布年報，讓有關公司有足夠時間處理，避免產生不必要的人為恐慌？因為公司如果不依時公布年報，會被視為觸犯《上市規則》，隨時會被停牌。政府千萬不要讓"淡友"有藉口製造恐慌性拋售。

主席，我當然明白在現時的疫情下，失業率會不斷上升，的確有很多市民受到影響，不單有市民失去工作，亦有部分市民可能要放無薪假期或開工不足，影響非常廣泛。所以，整個政府不停地探討有關問題，我相信財政司司長也會在下星期就這問題對大家作出交代。我曾在其他場合，包括過往在立法會的不同事務委員會上提到，如果要設計一些非常具針對性的措施，例如針對過往有工作而現在沒有工作的人士申請援助的程序，需時甚久。所以，我們現時考慮的方向是，盡量利用現有及較容易執行的項目來協助基層市民。當然，大家也知道，香港的失業保障最主要是依靠現行的勞工法例，例如以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來協助那些失去工作人士的即時生活需要。

主席，據我收到的數字，截至2月15日，共有5362名人士需要接受家居隔離。這個數字每天持續上升，當然也有一些人士完成14天家居隔離而令數字下跌，但總括來說，現時大約有5000多人接受家居隔離。

當然，我們理解過去有些人士可能不清楚有關安排，又或是身體出現一些問題。

而張建宗司長會否代表"林鄭"政府向香港人道歉？

司長，你有否補充？

我也想問政府會怎樣發放資助金額？

主席，剛才月薪30多萬元的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公然在議事堂發夢，對議員的質詢啞口無言，完全反映"林鄭"政府現在崩壞的情況。

全民現正恐慌性搶購口罩，我們看到澳門政府成功搶購口罩、政黨成功搶購口罩、商戶成功搶購口罩、藝人亦成功搶購口罩，只是"林鄭"政府搶購口罩失敗。我想問，"林鄭"政府可否告訴香港市民，何時才有足夠的口罩供應給香港市民？何時才有足夠的防疫裝備給醫護人員？

主席，多謝政務司司長的答覆。

香港能夠生產的地方不多，所以首先要建立清潔的廠房。第二要具備機器，以及第三要有原材料。以往這些機器及原材料大多來自內地，在目前內地需求殷切的情況下，可能要假諸外求。

出產的口罩如符合一定的要求，政府會承諾以合理的價錢購買，希望可以在香港設立這方面的生產線。這跟剛才司長提及的各類其他措施一併進行。我希望議員在星期五看到文件，會知悉較為具體的情況。在這期間，我們委託了生產力促進局作技術上的夥伴，他們在過去一個月已先後接觸很多有興趣在這方面生產的人，並提供協助，亦曾協助一些本地生產線探討如何增加產量。

所以，政府由1月至今訂購到港的口罩有400多萬個，我們現在仍然努力跟供應商聯繫，又增加供應商的數額，由原來400多個供應商增加至500多個。

剛才議員提到不同的單位成功在外面購買口罩，這與我們海外辦事處的同事幫忙購買口罩的情況相同，他們以搶貨價購買現貨，我們亦有這樣做，但我們同時會向供應商大批採購，訂購數目以千萬計。

我目前收到3宗個案，包括兩名中四學生及一名中六學生，他們曾向入境處及教育局求助，但暫時政府仍未能給予任何幫助。他們現時已經滯留了一段很長時間，這些青年人的情況相當值得關注。

主席，我想問的是，當局有否想過如何化解這些心結，重建同舟共濟的獅子山精神？政府會否牽頭採取一些有力的象徵性措施，讓市民大眾真正感受到政府與他們同舟共濟，並肩作戰？

主席，政府最近公布280億元防疫抗疫基金的使用方案。有不少行業受到疫情或政府政策的影響，可以說是面臨寒冬，甚至是生死存亡之秋。舉例說，私立幼稚園出現"退學潮"，而漁農業、跨境交通服務機構、美容業甚至洗衣業均得不到政府相關的補助。我今天早上聽到政務司司長說這數天可能會調整方案，補漏拾遺。因此，主席，我想了解政府會否加碼，拯救這些被政府忽略的受影響行業？

由於我們沒有收到任何資訊，所以很難向業界交代政府措施的細節，導致這方面的工作有欠理想。

我明白旅遊業、酒店業、飲食業及零售業均受到很大衝擊，但有些行業所面對的具體影響，特區政府未必能夠充分了解。以漁農業為例，由於在內地水域捕魚的人數較多，所以有些內地漁工不能落船，以致生產受影響。

這段時間剛好是休漁期的開始，變相漁農業界，特別是在內地水域捕魚的漁民可能要停業至9月中。因此，我想問在280億元的防疫抗疫基金中，特區政府有何板斧能夠支援漁農業？例如政府可否推遲借貸的還款期或幫助支付利息，而對於那些沒有向政府借貸但同樣需要停業至9月的漁民，特區政府又會以甚麼方式支援他們？

主席，將身處日本的香港人撤離送回香港，是一項特別行動。

在任何這類特別行動中，如果有關航機曾接載懷疑受感染的港人，回港後必須進行徹底清潔及消毒，才可再用作商業載客的營運。從時間方面來看，第一班航機在接載港人回港後直至2月22日，應有足夠時間進行徹底的清潔及消毒工作。但是，如果有任何時間上的改動，導致回航時間有所延遲，航機將不可能在未進行徹底消毒前進行任何商業載客的營運。我相信，這須視乎實際從日本撤離港人回港的過程及實際操作的時間表而定，但我們會切實確保有關的航機會在完成所需的徹底清潔及消毒後，才再作商業營運。

主席，在SARS後有一份報告，列明任何保護裝備的儲存量必須足以使用3個月，但在2009年爆發人類豬流感後，當局自行將儲存量修改為以爆發人類豬流感當時的用量作為標準。

有同事表示要向勞工處作出投訴。

近日保護裝備的使用量顯著上升，截至2月15日，醫管局的資料相當透明，顯示公立醫院的保護裝備的庫存量足夠使用1個月，當中包括220萬件保護衣及1,800萬個外科口罩。

此外，醫護人員亦會根據病人的傳染病類別，例如飛沫、空氣或接觸傳播，按指引穿着適當的保護衣物。

主席，澳門的賭場將於明天恢復營業，台灣亦會在下星期二復課，但香港現時仍然"一罩難求"，今天依然聽到政府在搶購口罩。看回過去一段日子，無論是張建宗司長或政府提供的資料，均顯示上月30日會有2400萬個口罩準備就緒；到了2月7日，又說已訂購4800萬個口罩，但只有300萬個運抵香港；接着2月12日表示已訂購5300萬個，但只有400萬個運到。

撇開口罩不說，我們看到醫護人員的防護裝備與警務人員實在相差甚遠，所以我想跟進郭家麒議員剛才提出的補充質詢。

我懇請政府花2秒或一些時間盤點保護裝備的庫存量，然後公道地處理，我所指的是平均公道的分配。

陳淑莊議員，請坐下。請各位議員不要在席上高聲叫喊。李家超局長，你是否......

關於這方面，政府已多次表示有需要優先確保公營醫療機構的醫護人員獲得充足的供應。

現時庫存量充足，但隨着疫情的轉變，供應會緊張，不過我們會為醫護人員，尤其是衞生署負責檢疫工作的人員，提供足夠的裝備。

我們當下的問題不單是樓市，還有交通運輸、零售、餐飲和娛樂等問題，更有市民就業的問題，這些問題都必須解決。我希望大家可以同舟共濟，當我們看到前面有困難時，能夠同心協力去解決，大家一起籌謀。我完全尊重石議員的意見，稍後亦會就各個範疇徵詢在座議員的意見。我相信當下的問題，不單政府需要全力以赴，亦希望香港社會各階層也全力以赴。

我們也有留意整體市場上有關物資的進口情況。在這一個多月至兩個月以來，情況有很大的變化，例如在農曆新年前，有關物資進口香港的數量不高，因為當時的需求不大。

主席，在災難中，社會上的弱勢社群往往是首當其衝的受害者。

他們只能"頂硬上"。香港現時很多基本服務已經停止，學校停課、特殊學校停課，特殊幼兒中心停止運作，那些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小孩的治療也完全停止。

不過，另一方面的壓力是當同事上班時，我們要向他們提供口罩。

可是，正如我剛才所說，不能夠無了期延後這些服務，所以我們會繼續與社會福利署及社福機構，特別是那些為有特殊需要的社群服務的機構，看看如何在基本及必需的情況下，向有需要人士提供服務。我們會不斷檢討有關的服務量，以及如何幫助同事減低抗拒、舒減壓力及擔憂，以致繼續提供服務給有需要的人士。

面對日內從日本甚或稍後從內地回港的港人，我們需要很急切及在很短時間內找尋一些合適的地方作檢疫用途。在如此短促的時間，以及當下選址不多的情況下，從公共安全、交通配套，以及對鄰近住戶以至人群隔離距離來看，駿洋邨的確是一個適當的選址。當然，如果暉明邨早前未受破壞，亦不需要使用駿洋邨。然而，無論如何，到了今天，在當下短時間內，駿洋邨在環境、公共衞生及配套方面是最適合的選址。此外，我在此亦希望作出澄清。

我希望在此讓大家知道，在公共房屋編配的過程中，我們明白入住的準租戶需要作出許多轉變，所以在發出預配通知書時，我們特別把有關情況清楚說明。當然，我們亦明白有部分準租戶可能心急或有特殊情況需要預先作準備。

可是，面對社會上人人買不到口罩的情況，司長有何解決方法？

如果可以辦到，能否紓解現時社會上搶購這類抗疫物資的悲觀情緒？

主席，早前因有人指"打邊爐"引致某些人感染病毒，以致很多只剩三成生意的"打邊爐"、日式火鍋、韓燒等食肆連那三成生意也沒有。

主席，現時有兩批香港人極需要大家的關注和幫忙。第一批是2200名身處湖北和武漢的香港人，第二批是300多名在日本的香港人，他們也很希望特區政府盡快安排接他們回港檢疫、隔離及得到適當治療。

參與行動的公職人員和醫護人員是否有足夠裝備？

主席，多謝李議員的補充質詢。

其實我們有逐一接觸該2,500多名香港人，亦記錄了他們的情況及求助需要。

所以，第一，我們一直有聯繫，亦有緊密跟進。

由於很多人前往湖北探親，沒有預計會在該地逗留這麼長時間，所以有藥物的需要。

衞生署、醫管局、香港海關及駐武漢辦的同事，以及當地政府快馬加鞭，處理港人藥物方面的需求。在過去兩星期，已經有6批藥物運送至武漢，在那裏再分派至不同地方，有些地方可能需要8小時車程才到達。我們照顧了大約120位港人的藥物需要，並會繼續提供這方面的支援。另一方面，我們亦提供衞生方面或當地醫療的資訊。

另一方面，由於當地的交通現時停頓，我們必須與當地政府聯繫，因為任何行動都需要得到當地很多方面的支援。

辦法總比困難多，希望局長盡快接在湖北及武漢的香港人回港。

如果是鑽石公主號的香港市民，不論是在航機上或他們到港後入住檢疫中心，我們當然會向處理這些人士的醫護人員或在檢疫中心照顧這些人士的工作人員，提供足夠的保護裝備。

如測試結果是陽性，當然需要把他們轉送到醫院隔離，如結果是陰性，他們便會繼續留在檢疫中心接受14天檢疫。

很多建制派及民主派同事均在席，我不知道主席可否酌情處理，將這個會議延續，例如15分鐘......